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

正如刊憲的條文清楚列明，修訂有關條例是旨在加強當局對酒店及賓館的規管和管制。我記得2013年北角一座住宅大廈發生火警，引致一名外籍旅客死亡。當時大家才真正關注到，為何位於大廈公契已訂有不能作賓館或非住宅用途的條文的多層大廈內的酒店及賓館，仍會獲民政事務總署發牌及續牌經營。我服務九龍西，以深水埗為例，當我擔任區議員時，已收到很多這類投訴及意見。過去多年，該區居民真的是投訴無門。

2014年，政府發出修訂《旅館業條例》的諮詢文件，2015年3月公布諮詢結果，持牌賓館業界大致同意有關修訂，希望有關修訂能助業界去蕪存菁，可是，政府卻拖拖拉拉至2018年年初才拍板，到今天才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局長，事隔6年，時間實在太長，很多事情已改變了，例如一些自知違反大廈公契的賓館已經結業，又例如科技日新月異下，現在透過電子平台經營的無牌賓館有很多層出不同的付款方法。

這些修訂都是希望透過增加一些"工具"，令當局更有能力處理無牌賓館的問題。不過，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其實有200多間持牌賓館亦受影響。

其實對他們來說，這項《條例草案》可謂生不逢時，令他們雪上加霜。因為至少有100幢大廈的公契訂明禁止處所用作酒店或賓館用途，當新條例實施後，位於這些大廈內的賓館會直接受影響，只有12個月搬遷過渡期讓他們另覓地方。

大家都記得之前發生的"踢篋"事件，以及去年的"黑暴"動亂時，很多由內地入境香港的人士在機場被人圍毆，這些事件都令內地客越來越少。剛才有同事談及共享房屋、共享經濟，我記得莫乃光議員昨天也不斷提及共享，並以外國的情況為例，指旅客可以入住當地的民宅。我不反對共享——一些新經濟行業可利用創新科技這樣做——但大前提是互相尊重。

在疫症爆發前，今年1月有115萬過夜遊客，跟去年同期相比，已下跌57%。

主席，在這個背景下，我真心希望當局在新條例生效後，可以做好一些針對違例和無牌經營賓館的執法取證工作。那些無牌賓館無需任何成本開設，當局真的要做好執法取證，以及做好"放蛇"工作，以打擊那些無牌賓館。

我發言支持《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的二讀。主席，正如很多同事所說，其實有關的修訂是源於2013年北角五洲大廈發生三級大火，導致25人受傷及多人危殆。

所以，其實五洲大廈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我當時也有詢問政府，民政事務局為何會向這些賓館發出牌照，卻完全不理會這些賓館已違反大廈公契？由於很多賓館表示："是政府部門'打正旗號'發牌給我，你不應該質疑我的存在"。法團也束手無策，因為如果法團與這些賓館打官司，便會牽涉到集資，要花很多訴訟費用，所以很多法團未必可以即時根據地契採取行動。但是，歸根究底，我們要追究政府部門為何在公契不容許的情況下，他們仍會發出賓館牌照？當時局方亦沒有解答，他們的說法是，因為他們是寫字樓辦公的，他們坐在辦公室內，無論誰向他們遞表申請，只要他們看到其申請的處所是住宅用途、符合《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便會發牌。

當然局方不單被針對這事宜，第二件事便是局方執法不力。過去有大量的情況是，這些無牌賓館坊間四處也有，但政府巡查和執法的數字持續偏低，而檢控數字亦偏低，所以坊間出現大量不滿。

第一，是監管旅管業的監督，即發牌的一方在發牌過程中，要考慮土地文件中相關的限制條文和地區居民的意見。第二，是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要賦權予監督申請搜查令，以巡查和搜證。第三，是提高條例的罰則。

這令我聯想到好像現時的通識科一樣，現時的通識科的問題在於你說A，他說B；你說B，他說C，沒有東西是主菜，沒有東西是大道理，任由自己思考，但任由自己思考時，在中學、大學最反叛的時期，他們會故意偏離原有的軌道，學習一些不好的東西，這是香港的通識科最大的問題。與現時政府面對的困難一樣，政府訂立條例以解決數個問題，但他們從來也不會理會政府解決了甚麼問題，只會告訴政府，他們想一併解決的其他問題，因此政府的工作永遠也是沒完沒了，而且永遠也是被攻擊的對象。

主席，其實香港旅遊業養活了很多從業員，不論是酒店或賓館，均吸納了大量基層勞動力。自去年的修例事件——即"黑暴"事件——香港旅遊業已大受打擊，酒店業也普遍損失了七成生意，加上今年受疫情影響，酒店和賓館已步入寒冬，很多酒店裁減員工，而裁減的幅度由數百人至千多人不等。自去年2月至4月，住宿業的就業人數其實已達52,300多人，但至今年同期，只剩餘36,800人，就業人數大幅減少15,000人，並達至原來差不多三成左右。唯有社會、經濟及就業穩定，才可以令這些行業復蘇。

再吸引旅客來港——就是這一句——讓旅遊業重新復蘇，基層從業員可以重拾生計。我們希望港區國安法能夠盡快通過實施，以及保障香港安寧，保障經濟重新出發。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標，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改善發牌制度，賦予旅館業監督在發牌過程中，考慮土地文件中的相關限制性條文及周邊地區居民的意見；其次，是加強執法能力，賦權旅館業監督申請搜查令，增訂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以及提高《旅館業條例》所訂定的罪行的罰則，並且賦權監督可以在特權的情況下封閉處所。從大方向來說，上述建議都是值得支持的。還記得2014年北角五洲大廈地下有建築材料起火，最終演變成3級大火，波及附近3樓一間賓館，引致25人受傷。雖然火警涉及縱火的原因，與受波及的賓館沒有直接關係，但事後大廈有住戶要求政府能夠收回大廈內的賓館的牌照，理由是該大廈的公契已經訂有條文，禁止處所用作酒店或賓館；而社會亦關注到多年以來，政府漠視大廈公契列明，不可以經營賓館而仍然發牌的問題。根據現行法例，任何處所只要符合相對於經營性質及規模的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都可以申請酒店或賓館牌照。現行的發牌制度並無明確條文賦權監督，考慮有關處所所在的物業的公契或地契條文。然而，任何酒店或賓館牌照的持有人，一直需要遵從大廈公契及地契條文，若有任何商業活動違反契約，有關業主一直以來只可以循民事途徑去處理，而且所需要的法律程序及費用，非一般小業主可以承擔，因而長期未能夠得到認真處理。另一方面，在某程度上，遵守公契條文，亦的確是牌照申請人在計劃投資、開業時一向必須考慮的因素。事實上，經營酒店或賓館，在不同程度上，可能都會對鄰近居民構成滋擾及不便。有市民一直要求收緊發牌制度，亦期望政府當局會針對一些處所，特別是無牌酒店及賓館，採取更有效的執法行動及加強阻嚇作用。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及取締無牌賓館，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建議的新規定，賦權旅館業監督在發牌過程中，必須考慮持牌人所經營的酒店及賓館，不會違反相關公契或地契的任何限制性條文。同時，亦表示會成立獨立委員會收集受影響居民所提交的意見，向監督提出建議，完善發牌制度的功能。對牌照申請人來說，他們以往可能在違反大廈公契或地契條文的狀況下經營賓館，但另一方面，確實是明正言順，合法獲得牌照去經營生意。《條例》經過修訂後，可能會令他們現有的牌照，到期後無法續牌而造成損失。就這方面，有業界人士要求政府考慮他們的關注。至於他們的關注，嚴格來說是於法不合，但情有可原。然而，我亦都留意到，《條例草案》建議12個月的過渡期，讓現時持牌人可以作出準備，而在過渡期內，牌照到期的持牌人，亦可以根據現行的規定，續期一次，為期不多於12個月。另一方面，《條例》修訂從2014年進行公眾諮詢，《條例草案》在2018年提交立法會首讀，經過法案委員會的審議至今，已經接近五六年，加上過渡期的12個月，可說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相信目前的持牌人及經營者，亦已經早有心理準備，可以適應新的規定及作出相應安排，包括從他們所在的地方的業主方面取得許可。從市民及其他大廈持份者的角度而言，改善發牌制度及加強打擊無牌經營，固然是一項德政，但話說回頭，為何坊間一直有經營者，即使冒着違反公契或地契，甚至因為無牌經營被檢控的風險，仍然繼續經營賓館呢？不能否定的是，提供價格廉宜房間的賓館，對不少旅客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住宿選擇。2019年的訪港旅客高達5,000萬人次，當中有大約2,400萬人次是過夜旅客，可見住宿需要非常大。截至今年1月，全港所有酒店房間只有大約84,000間，即使加上大約現有的1,500間賓館，住宿選擇顯然仍然是供不應求，亦都反映出，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政府對這類訴求，只是依賴賓館在灰色地帶裏去營運，以解決問題。環顧世界各地，民宿及利用閒置資源去提供短期出租住宿設施，這種服務是正在迅速發展，旅客亦越來越重視獨特的旅遊體驗，而不是傳統的豪華旅館。審計署曾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建議將民宿與酒店及賓館分隔開，視作第三種旅遊住宿的模式，以較簡單登記的方式來規管。去年亦有媒體報道，一個網上民宿搜尋的平台，錄得香港已登記的房問量，累積超過1萬個，可見旅客的消費模式及市場，正在不斷改變。主席，今次《條例草案》除了建議改善現行發牌制度及加強打擊無牌經營外，亦建議清楚區分酒店牌照及賓館牌照，並且在行政上，將賓館牌照再加以細分。事實上，坊間一直希望政府在兩種旅館之外，加入民宿這類牌照。在保障公眾安全、符合樓宇及消防安全標準的前提下，以相對較寬鬆的條件去發牌。雖然政府多次強調現行規管制度並無排除民宿，但長遠而言，政府確實有需要考慮推出更靈活及創新的政策，增加住宿的選擇，以應對旅客的龐大需求，切合社會不斷演化及市場的轉變。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及早提出應對的策略。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例如，針對限制經營旅館或只能作住宿而不能作商業用途的樓宇，這次修例便可以確保有法律依據，處理無牌經營問題，以及該大廈不符合只能作為住宿用途的基本要求的情況。

根據《條例》的立法原意，解決問題的王道方法，是由處所的主管單位執行大廈公契。在過程中，法團可能需要政府部門協助。

不過，政府當局一直沒有做這方面的工作，以致眾多持牌或無牌經營的賓館在設立的過程中即使沒有考慮地契和公契的限制，也獲發牌照。顯而易見，這是政府當局在審批牌照申請的過程中沒有考慮住戶利益而出現的結果。正因如此，我認為有關這部分的修訂是合情合理的。畢竟公契本身可能已訂有限制性條款，不得進行商業活動或經營賓館或旅館等。因此，將履行公契的要求納入成為法例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合情合理的做法。政府當局注意到全球旅館和賓館的發展，而多位議員在會議的過程中亦提到另一個問題，便是除了大型旅館和賓館外，當局應如何平衡地讓更多散兵游勇式的民宿經營，藉以善用有限空間，為旅遊業的住宿服務作出貢獻。可惜的是，政府當局對此的回應教人深感失望。在制訂旅館及賓館的發牌條件後，政府沒有考慮應否就民宿的發牌問題訂定不同或相對簡便的安排或條件，從而將民宿的發牌問題正規化。

要達到此目的，政府需要拆牆鬆綁。當然，政府亦同時有責任平衡住戶的利益及樓宇安全等問題。

顯而易見，要他們依循大型賓館或旅館的標準申請牌照，其實是叫他們無需申請，因為客觀上他們根本不可能滿足發牌條件或要求。

為何政府的思考方式往往落後於形勢呢？

局長多年前曾親自推動旅館業的監管，明白過往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由於權力所限，因此在執行旅館業的監管法規時面對相當困難，所以才衍生出《條例草案》。

最近，李克強總理表示中國的未來發展可能牽涉"地攤經濟"。

政府當局考慮問題時，是否只以"眼不見為乾淨"作為政策選擇的標準呢？我認為，如是者，政府只會陷入偏頗的狀態。正確的思路應該是，假設"地攤經濟"是解決當前經濟困局的一種重要手段，那麼善用有限空間做好規劃和規範相比限制地攤出現，是否更有效呢？

這對整個社會孰好孰壞呢？

我相信這並非市民大眾外出旅遊時所得的印象。

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就此作出回應，亦希望他會說道會把民宿問題納入他的議事日程，讓民宿的發牌問題在短時間內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展開討論。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就此作出回應，亦希望他會說道會把民宿問題納入他的議事日程，讓民宿的發牌問題在短時間內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展開討論。

代理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旅遊業及現時所討論的旅館業其實大受影響。

據我們所認識的業內人士表示，他們已有數月完全沒有生意——也不只是數月，而是去年社會出現的"黑暴"事件，已影響整個旅遊業及賓館業。

試問數百年前的屋舍，又怎能證明其結構安全呢？這些都是《條例草案》的缺點，而這些缺點是否需要......當然，今次提出的修訂完全沒有考慮這方面，但我認為政府——尤其是民政事務局——應該在這方面多作研究和考慮。香港是一個開放城市，在現時的經濟情況下，若想重見本港旅遊業的光輝，便必須從不同角度出發，投入資源重振旅遊業，更要做大量相關工作。

第二，關於香港的整體前景，我相信2013年仍在討論甚麼自由行，依靠中國大陸向香港"放水"，現在卻已經在討論另一回事：自從香港的環境改變，被中國大陸視為仍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基地後，其實中國大陸已開始不鼓勵內地人士來港，我不知未來會否甚至加以壓抑。第三，香港的環境確實經歷很大轉變；經過政府為修訂《逃犯條例》而提出"送中條例草案"後，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加上政府對抗"武漢肺炎"疫情不力，其實在香港如此整體境況下，旅遊業由最初全部或大部分依靠中國大陸"放水"來港，到現時應思考如何向前邁進。如果政府在2013年、2014年提交......

現在民宿經濟已不單遍及全港、而是存在於全世界的不同地方、不同角落。有些民宿位於風景區或旅遊區內，以赤柱為例，大家也知道，赤柱區的豪宅未必會有民宿，但在公屋和居屋等，絕對是一個好地方，讓那些負擔不起數千元房租的人試試在香港南區住宿。

莫說傳統旅館，連傳統的酒店亦在倒閉。

老實說，整體旅遊生態正在改變，以往很多人出外旅行也會在大酒店或到旺區住宿。現在的情況是，特別以香港為例，其實很多訪港人士未必是首次來港，特別是東南亞的遊客。

大陸在2018年已經說民宿經濟是中國大陸國家旅遊業的重要生態。

當然，香港的情況未必一樣，香港的空置單位可能沒有大陸般恐怖，沒那麼多"鬼城"，因為現時炒賣房屋的成本很高。

香港最喜歡跟從大陸，李克強總理也提及"地攤經濟"，概念是一樣的。中國有6億人的人均月收入僅約1,000元，這是一種令我們擔憂的情況。

試想想，如果現時不做，要再等待多少年的諮詢才有機會把共享經濟的民宿業做好呢？

這些遊客對香港整體的旅遊業一定有好處。

有些人對我們說曾入住接待大陸旅客的酒店，發覺情況好像難民營，想立即離開。

主席，首先，我要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姚思榮議員、所有委員，以及立法會秘書處的努力，令《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我在此感謝所有參與討論和提供意見的團體和人士，而法案委員會已在2019年完成了工作。

如果回看這《條例》修訂的初衷，我們要回溯至2013年，在某幢公契已訂明禁止經營酒店或賓館的樓宇內，有一間賓館發生火警並造成傷亡。為釋除事件引起的公眾疑慮，民政事務總署於2014年發出諮詢文件，就各項指引在改善現行發牌制度及便利執法行動，以打擊無牌酒店及賓館的擬議措施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鑒於無牌旅館的安全問題及可能在社區造成的滋擾，過去數年，社會上一直有意見要求加強管制，並期望政府能針對無牌旅館，採取更有效的執法行動，例如加強阻嚇。因應公眾諮詢的意見，我們制定了並於2018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改善發牌制度。《條例草案》中的改善建議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改善發牌制度。在現行發牌制度下，並無明確條文賦權旅館業監督考慮建築物和消防安全外的其他因素。為了回應公眾關注，《條例草案》賦權監督在發牌過程中，考慮土地文件中的相關限制性條文及地區居民的意見，以及考慮牌照申請人是否"適當"人士，以加強對旅館的管制。為了讓現時的旅館經營者有時間適應，現時的牌照持有人在經修訂的《條例》生效後有12個月過渡期。具體而言，如現有牌照在12個月過渡期之內屆滿，持牌人可根據現行規定為牌照續期一次，為期不多於12個月。首次續期的牌照屆滿時，如申請再次續牌，則須符合所有新的規定。第二方面的改善建議，目的是便利執法。隨着新的經營模式不斷湧現，越來越難取得充分的可接納證據以證明無牌旅館經營者的身份。為此，《條例草案》增訂了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如有證據證明有關處所用作無牌旅館，該處所的擁有人和租客即屬犯罪；而"租客"是指基於租約對該處所有獨享佔用權的人士，而非光顧相關處所的賓客。此外，監督亦獲賦權申請搜查令進入和搜查懷疑無牌旅館。這些修訂可增加執法行動的效益。最後是加強阻嚇。《條例草案》提高了有關罪行的罰則，以及賦權監督可針對重犯罪行的處所申請封閉令。我們希望透過更重的刑罰，及在處所封閉期間處所擁有人及/或租客所蒙受的損失，加強《條例》的阻嚇作用。總結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和剛才議員的發言，我留意到大家對《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主要有數個關注點，我希望在此回應和解說。第一，有意見認為引進"嚴格法律責任罪行"的安排對涉事處所的業主或租客太嚴苛。事實上，這項建議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時利用各種科技非法經營旅館而造成的搜證困難，針對的對象正是那些由於難以追蹤而避過檢控的處所業主或租客。同時，我們已加入法定免責辯護，容許不知情的業主和租客提出抗辯。這樣的安排，既能加強打擊無牌酒店賓館，確保旅館安全以保障公眾利益，亦同時能避免無辜者受屈。另一個主要關注，是有業界人士關注部分加強規管的發牌措施，特別是不能發牌予大廈公契或地契明確禁止用作旅館的處所，或會令致部分旅館難以繼續經營。我想指出，這項規定不是新的規定。大廈公契或地契是私人契約，旅館經營者一直以來都必須遵守這些契約條款。明確訂明發牌當局要考慮土地文件，不但體現對合約精神的尊重，更能減少有關旅館與有關土地持有人或大廈其他居民的糾紛，減省將個案訴諸法庭的時間、費用和煩惱。另一方面，亦有意見認為應就民宿另訂規管框架。我必須指出及澄清，現行及建議的規管制度相當靈活，足以涵蓋以不同形式經營的旅館，包括以民宿形式經營的旅館。無論是現在的發牌制度，還是《條例草案》建議的新發牌制度，均沒有排除以民宿形式經營的旅館。任何處所，只要符合相關消防、樓宇安全及其他發牌規定，均可申請有關牌照。而事實上，我們一直以來均按每一個案的情況，靈活地向有關處所施加規管要求，這些要求是按每一處所的個別情況度身訂造，與該處所的規模和經營模式相稱。例如，現時已設有賓館牌照，與酒店牌照不同，前者所受規管相對較寬鬆；而因應度假屋的經營模式和規模，我們特別訂立了一套較一般酒店/賓館牌照更寬鬆的"度假屋牌照申請指引"。因此，我們認為無須為民宿另訂規管框架。法案委員會亦察悉在現行及《條例草案》建議的發牌制度下，只要相關處所符合規管要求，便可合法經營民宿。此外，法案委員會有提及，旅館經營者未必清晰知道發牌規管制度的要求，亦未必清晰知道無牌經營旅館的後果。因此，我們已承諾會發出行政指引，清楚說明具體發牌準則、要求和流程；並會擬備內部守則，訂明執法人員視察處所和執行搜查令時的權力和責任，提供清晰和明確的指引。我們亦會一如既往，公開持牌旅館名單，讓公眾和業界都能簡單查明有關旅館是否持有牌照合法經營，更會加強宣傳，向公眾說明無牌經營旅館的法律後果。盡早落實《條例草案》，能夠改善旅館業的規管，回應公眾的訴求。代理主席，旅館業在過去一年受到本地社會事件和2019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打擊，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因此，我們更需要落實《條例草案》以便有效打擊無牌旅館，以免扼殺領有牌照合法經營的酒店及賓館僅有的生存空間。同時，《條例草案》又能改善發牌制度，例如確保旅館符合有關土地文件的限制，以及經營者是"適當"人士，而我們較早前亦已實施一系列行政優化措施，包括規定所有持牌人須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以及規定賓館牌照持有人設立24小時有職員當值的接待櫃檯。這些措施都能提升行業的服務質素，增加旅客的信心。《條例草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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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56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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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動議《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蔣麗芸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代理主席，首先，我代表因無牌賓館而受滋擾的市民，特別是重災區——九龍西、油尖旺、九龍城及深水埗一帶——的市民，多謝政府就《旅館業條例》提出修訂。剛才我感到很驚訝，因我看到當年認為必須修訂這項條例以加強對市民的保障的議員，居然投反對票。所以，我必須指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2013年年底時，看到有很多無牌賓館發生火警，因此，便提出修訂有關條例以加強監管。

我發言支持《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對於"攬炒派"議員一致投反對票，我表示震驚，因為有關修訂能夠明確地解決過去民政事務局發牌時不看地契，令業主立案法團陷入兩難——究竟打官司，還是不打官司——成為磨心的問題。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是值得和需要通過的，因為它解決了最大的問題。

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本會恢復《消防安全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主席謝偉銓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代理主席，《消防安全條例草案》的主旨是定立規管機制，消防處處長及屋宇署署長將獲賦權採取各項執法行動，要求在1987年3月1日或之前興建，或在該日或之前有建築圖則首次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審批工廈的擁有人及佔用人，把該等建築物的消防安全水平提升至規定的標準。《條例草案》在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其後本會成立法案委員會，我亦參加了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秘書處在2019年6月19日發出相關文件告知委員，法案委員會已經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但眾所周知，過去大半年，本會往往未能正常運作，因此法案委員會一直要等至2020年5月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才能提交報告。該報告顯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提出的立法建議，以改善目標工廈的消防安全標準，法案委員會將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委員同時察悉政府當局將會就《條例草案》提出兩組擬議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代理主席，提出《條例草案》確有現實的需要。目前，《消防安全條例》及《消防安全條例》均訂有條文，分別要求某些種類的商業處所，以及某些種類的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建築物提升消防安全的措施，為其佔用人和使用人提供更佳的保障。然而，工業建築物並不受上述條例所訂的規管架構所規管，工廈的規劃、設計及建造須符合當時的《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及在提交相關建築圖則時有效的作業守則，包括屋宇署公布的作業守則內有關消防安全建造的規定，以及消防處公布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裏的相關規定。雖然現有工廈一般符合其興建時的消防安全標準，但在消防處及屋宇署現時實施的作業守則公布前興建的工廈的消防安全標準，便有可能與最新規定的標準有一定的距離。由於某些舊式工廈的火警風險近年受到市民大眾關注，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藉《條例草案》訂立措施，將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提升至現今的標準，相信這是大家也認同的。儘管如此，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議員表達多個關注的事項。

每幢目標工廈所須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會視乎個別工廈本身的實際條件，例如樓高、面積、隔間及樓宇現有消防裝置等因素而定。不過，正如部分委員指出，在工廈活化計劃下，部分目標工廈可能已經獲批准進行改裝工程，以進行非工業的活動。《條例草案》是否適用於經局部改裝的工廈呢？政府當局證實，即使某工廈部分經改裝以進行非工業活動，《條例草案》仍然適用於該工廈。其次，《條例草案》是否容許採取替代措施呢？

另一方面，如果擁有人或佔用人遇到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指示，亦可以向執行當局提供理據，申請採取某些替代措施，以代替遵從附表中的相關規定。政府強調，執行當局會以靈活務實的方式考慮每宗申請，但該等替代措施的標準須不抵觸《條例草案》第11條就不遵從消防安全指引的罪行提供的合理辯解免責辯護。同時，根據《條例草案》第12條，消防處及屋宇署會各設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分別由其助理處長/助理署長出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局代表、相關專業人士、學術界人士及具相關專長的公眾人士，務求從不同角度就擬議的替代措施提出意見。儘管大家也認同《條例草案》的主旨，亦支持政府當局以靈活和務實的方式處理每宗個案，但目標工廈擁有人或佔用人遵從執行當局發出的消防安全指引時，亦有可能遇上技術或財政困難。部分委員強調，政府應該提供適當支援。政府當局表示，消防處及屋宇署會委派個案主任專責跟進個別目標工廈，在技術方面提供意見和協助，解決工程上可能遇到的問題。至於財政支援方面，目標工廈擁有人如果有需要，亦可向屋宇署申請樓宇安全貸款計劃，以便他們進行維修和修葺工程，改善其樓宇的安全狀況，包括進行《條例草案》要求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每個單位的貸款上限是100萬元，相信能夠為業主提供適當的幫助。代理主席，《條例草案》不單為業界朋友所關心，也是廣大市民所關心的，畢竟改善舊工廈的消防安全有助消除隱患，加強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我很高興《條例草案》終於可以在議事堂上恢復二讀辯論，因為今年是本屆立法會的最後一年，本年度的會期如今只餘下大約一個多月。眾所周知，所有未能夠在本年7月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完成審議並通過的法案，屆時即告失效，需要推倒重來，這樣難免費時失事兼浪費社會資源。代理主席，關於保安局局長動議的兩組修正案，僅涉及張貼及送達禁止令的副本，以及某些行文上的修訂，可謂純技術性修訂，值得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消防安全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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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消防安全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消防安全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第1至59條，以及附表1及2。
保安局局長會動議兩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旨在修正第22及24條；第二組修正案旨在修正第48及49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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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條例草案》，然後按講稿附錄所載的安排，表決局長的修正案。

就該次事件，保安局轄下的消防處即時對全港迷你倉進行詳細巡查。

其實，我贊成寧可少賺一點錢，也要確保市民安全，即使市民須多付一點費用，但卻合乎整體香港市民的期望。

我提醒委員，現在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正在討論和審議將第1至59條以及附表1及2納入《條例草案》。委員應集中討論是否支持納入這些條文及附表；至於《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則應在二讀辯論時討論。

因為現行的《土地註冊條例》並沒有要求業主一定要定期更新他的聯絡地址，以至有些命令基本上......又或民政事務處人員要尋找業主時，比登天更難，故此無法組織法團。此外，消防員即使看見工廈內存在危險亦無法入場處理，因為與屋宇署不同，屋宇署是有權可以進入工廈內拆除一些違規的建築物，但消防處卻無權入場替他們安裝灑水系統及消防系統，以至政府部門過去在執法上出現很多的困難。

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局長再次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21、23、25至47及50至59條，以及附表1及2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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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第一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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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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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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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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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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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消防安全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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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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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消防安全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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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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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消防安全條例草案》。

很可惜，議員積極主動提出私人法案，但當時政府的反應卻是反對及不贊成，可說是潑了一盆冷水，不想立法。最後，政府看到市民對於香港訂立反歧視法的反應非常正面，終於在一輪爭議下，政府決定建議胡紅玉收回私人法案，因為個人在立法會提出私人法案非常困難，如果政府不同意，既涉及政策，又涉及金錢，很多事情也不能做。

所以，我們現在才走到這一步。

平機會是在1996年因為我們有這數項反歧視條例而成立的機構。這個法定組織已歷時20年，在2016年3月，平機會發表了一份關於歧視條例檢討意見書，提出該數項反歧視條例經過20年在執行時出現很多問題，包括保障範圍不足、不一致等，並提出73項改善建議。該73項改善建議其實都是希望政府修訂相關法例；而在73項改善建議中，平機會亦按優先次序選出27項，認為必須優先處理，就相關的反歧視條例作出修訂。

即使這些建議是平機會作為法定機構提出，或是由很多民間團體或議員提出，政府最終也是在該27項平機會認為應該優先處理的建議中作出篩選，只選出9項而已。

因此，政府不是全心全意在社會推動平等機會，以減少、限制或打擊一些歧視行為。主席，我剛才說民主黨會支持是次修訂，但其實政府還有很多工作未完成。這次要修訂的第一項內容，便是關於餵哺母乳的直接和間接歧視。民主黨一直很支持、鼓勵餵哺母乳，相信對母親和嬰兒也是好的。雖然我們支持現時的修訂，但我們認為政府鼓勵餵哺母乳的相關政策配套、立法及支援完全未到位，也未足夠，包括女性僱員的產假現時只有10星期，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延長至14星期。其實大多數母親在生育後也願意嘗試餵哺母乳，但最多只能餵哺10星期，接着便要復職上班，一旦上班便很難繼續餵哺母乳。因為在工作間老闆未必容許她在工作時間集乳，當然，更未必讓她帶嬰兒上班，因此，集乳時會否受到歧視、阻止，例如有否適合的地方讓她們集乳、有否提供冰箱等，這些除了需要法例外，還需要很多配套。

當然，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第2部其實仍未充分保障餵哺母乳的女性，令她們免受騷擾或中傷。我們在審議過程中，許智峯議員亦很堅持，認為除了新訂第8A條外，應該也要明文規定不應對餵哺母乳的女性作出騷擾、中傷或任何冒犯的行為。

政府表示會另外提交一項法案，稍後再提交立法會，但本屆立法會的任期即將完結，或許要下一屆立法會才能跟進。對於無法在《條例草案》一併禁止騷擾餵哺母乳的女性，民主黨表示非常遺憾，希望政府落實承諾，盡快提交有關法案。主席，這次法例的修訂還有一些部分，是關於在工作場所的禁止騷擾的行為，我們支持政府作出相關的修訂。我剛才提到，現行的《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訂明關於在工作場所禁止這些騷擾和歧視的行為，但很多時候只限定在僱傭關係下，所以，如果不是在僱傭關係下便不受保障。因此，政府表示要修訂在同一工作場所中"使用者"的定義，除僱主和僱員外，合約工作者或其主事人、佣金經紀人或其主事人，或商號合夥人均包括在同一工作場所中的"使用者"，禁止他們之間作出有關性別、殘疾和種族歧視的騷擾。但是，在審議過程中，我指出一個盲點，便是我們仍然忽視了在同一工作場所中，還會有其他類別的人，包括義工和實習生。

但是，如果院校之間有活動，在跨院校之間出現性騷擾，《條例草案》仍未能提供保障，這亦是非常遺憾的，我們希望政府稍後繼續跟進這部分的修訂。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

由於已蒐集公眾意見，所以會先行處理爭議性較少的修訂。《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當然包括對餵哺母乳的女性作進一步保障，以及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保障某人的有聯繫者免受歧視。

我相信，這樣可以進一步保障少數族裔人士，因為更廣闊的保障範圍讓他們不再受到種族歧視。

我認為必須在此指出這一點，希望局方可以作出恰當的回應。舉例而言，《種族歧視條例》其中一項條文提到嚴重中傷的行為。

主席，我曾就這個問題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而當時局方給我的答覆是，長久以來的確沒有就有關嚴重中傷的案件或行為作出檢控。

沒有檢控、沒有人須負上任何刑事責任，是否就代表天下太平、沒有任何種族中傷的情況出現？

這些都是我認為政府必須認真研究和跟進的事項。

我知道民間一些團體或人士希望，反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由現時的4項條例進一步擴闊至包括性傾向歧視法例。

鑒於性傾向歧視法例本來不在這4項反歧視條例中，我認為政府應該非常小心處理這課題。

簡單而言，我們不想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如果透過立法形式處理性傾向歧視，往往可能會出現西方國家的逆向歧視情況。

我認為政府這樣做是恰當的，而我剛才提到的課題亦要小心處理。

其實，我們在不同場合曾向政府指出這種情況。

其實，這些行徑帶有歧視成分，我認為原則上是錯的。社會不應鼓勵這種帶有歧視成分的行為。我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探討如何採取恰當措施，以防止這些事情再次發生。觀乎目前的4項反歧視條例，我們看不到有任何方式可以十分有效處理以上情況。所以，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局方表達這方面的意見，亦希望局方聽到我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必須表示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說法。

法例本身就是要禁止歧視，如果他擔心歧視，便應該推動立法，而不是用這種方法繼續打壓性小眾。有關就禁止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議題，我不在此討論了。

《條例草案》的爭議性並不大，當中的修訂都是基於平機會之前的建議，包括禁止對餵哺母乳女性的歧視，我們當然支持。

關於個別議員提出的意見，例如許智峯議員提出這項《條例草案》未能涵蓋一些騷擾行為，政府承諾會另行立法。這是好消息，不過，何時兌現？我們希望政府有所交代。

例如，一名合約僱員不是直接受某場所的僱主聘用，但如果該名僱員在該場所內受到任何騷擾，亦應該受到保障。

但是，很多時候在一些場所，例如在飛機上，空中服務員可能受到顧客騷擾，現行法例並沒有保障僱員。

在同一場所內，有不同人士，例如實習生、義工等。

到了2016年，平機會完成報告，並向政府提交。

但是，不要忘記，歧視條例由平機會實施。第一，要將國際公約和人權法具體化。

當局又表示，《種族歧視條例》第3條訂明"本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聯合國曾數次要求特區政府加入這項條文，以修正《種族歧視條例》，但政府置若罔聞。

大家也知道，香港最特別之處是居住環境狹窄，在同一單位內可能分別有多伙人居住，所以容易出現很多紛爭，性騷擾是其中一項。關注基層住屋聯盟曾進行一項調查，發現21%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騷擾，他們全部都是女性"劏房"住戶。

如果香港有法例及早提供一些保障，例如有執行機構可以為事主伸張正義，她們便知道有投訴渠道，並非要自行打官司，這些騷擾行為便會受到規管，並且有機會讓公眾知悉，一旦有人做出這些行為便有執行機構處理，非常容易將他們繩之於法。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會跟進平機會就上述數個範疇提出的建議，但我們暫時完全未看到政府有任何具體計劃。我希望今次修例是第一步，並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清楚承諾會落實平機會餘下的建議，以及交代究竟何時落實，何時禁止......

主席，真的很難想象我們要等多久，當局才提出《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就歧視餵哺母乳作出修訂，以及擴闊《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的適用範圍。我剛才聽到張超雄議員和黃碧雲議員說出《條例草案》的歷史，我不想再說一遍。

為了落實國際人權公約中有關反歧視的一些要求，政府多年來審視......很不幸，這些審視或修訂工作是以慢得不能相信的速度在香港進行。現行修例要擴闊的範疇，無論是涉及種族、殘疾、家庭崗位等，其實只是小修小補。事實上，香港發生很多歧視情況，其中一個同事未有提及的情況，就是越來越嚴重的政治傾向歧視。

不論是教師、社工或是公務員，都不斷遭到打壓......

作為醫生，我認為政府多年來從沒有積極處理歧視餵哺母乳的問題。

該項研究發現，超過六成的受訪婦女認為，她們在餵哺母乳時得不到公平的對待，而接近三成受訪婦女更覺得被歧視。

很可惜，到了今天，仍有很多婦女在離開醫院後，因為再得不到任何支援，加上她們的工作場所和很多公共場所沒有任何相關配套設施，最後只好放棄餵哺母乳，重拾奶樽。

大家也想不到，在一間公立醫院，除了在產科病房內有餵哺母乳的空間外，竟然連一間餵哺母乳的房間也沒有。如果有人帶嬰兒到政府普通門診診所、專科門診診所或醫院求診，他們沒有一間育嬰室可用。這些錯漏百出、不成比例、在政策上沒有支援的情況，並非單一問題。不過，政府把這事宜放在一個十分低的優次，以致今天即使我們通過《條例草案》中有關保障餵哺母乳婦女的修訂，相信餵哺母乳的婦女仍然得不到任何保障。《條例草案》建議訂明不能騷擾餵哺母乳的婦女。不過，實際上，這些婦女在很多公眾場所餵哺母乳時要面對很多歧視目光。

如果政府認為通過《條例草案》，便等於做好所有工作，這只是自欺欺人，既欺騙了很多婦女，又欺騙了社會上很多人，他們以為政府已經開展反歧視和支持餵哺母乳的工作。政府只說不做，沒有資源上的配合，沒有其他政策的配合，也沒有足夠的執法人員和物力執法，因此，只是通過法例，並不會改變過往的歧視情況，亦不會改變公眾對於歧視法例的無知。

《條例草案》可填補歧視法例現存的漏洞，亦有助推展平機會在2016年發表的《歧視條例檢討：向政府提交的意見書》中8項需優先處理的建議。

主席，養兒育女任重道遠。作為一名父親，我很明白為人母親並不容易，照顧子女要付出龐大精力和心血。現時，不少母親為了初生嬰兒的健康，都會選擇餵哺母乳，甚至餵哺至嬰兒較年長才停止。香港的母乳餵哺率在過去20年持續上升，出院時的母乳餵哺率由1998年的51%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88%，這個比率確實很高。持續以全母乳餵哺至4個月大的嬰兒比率，亦由1998年的6%提升至2018年的29%。雖然越來越多母親選擇餵哺母乳，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在法例上卻未有提供足夠保障，令婦女在餵哺母乳時免受歧視。坊間對餵哺母乳的支援確實不足，無論在硬件配套、政策推行，以至市民的態度，仍有很大進步空間。很多母親向我們反映，要堅持餵哺母乳十分困難。

主席，反歧視條例在本港已實施29年，因應社會不斷變化，反歧視條例亦應與時並進作出修訂。《條例草案》明文禁止基於餵哺母乳的歧視，雖然這項建議較其他亞洲地區落後數年，但遲做總比不做好。

不過，我要強調立法只是保障餵哺母乳的第一步，同時亦有賴政府和各機構提供更多友善環境，多管齊下，才能改善社會的氣氛。

最後，我支持《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
首先，大家剛才發言時多次提到，應把《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擴大至餵哺母乳的婦女。

大家要明白，剛生育的母親會面對很多問題，而突然要照顧一個小生命，在心理上亦會承受很大壓力。因此，如果沒有家人及客觀環境的支持，很多母親均選擇放棄餵哺母乳。

除了家庭的支持外，現時法例亦承諾支援有需要餵哺母乳的母親，最低限度整個社會也會給予她們支持。不過，與此同時，設施也是很重要的。我記得容海恩議員曾經爭取在立法會大樓內提供這類設施。

第二點是，修例歸修例，執行是很重要的。

《殘疾歧視條例》中的"疾"是指疾病，而根據第61條還包括傳染病。

主席提到修訂法例，我們很難得有曾局長接任這崗位，而我認為他十分願意聆聽，因為以往我曾向他提出不少要求，亦曾經合作。我希望他可以明白......
你可在其他場合向局長表達意見......

因此，如果我們要保護某個群體，現在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工作，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修例只是處理某種歧視的第一步。

間接種族歧視包括口音，而聯合國亦曾發表文章提及這一點。

我們反對以立法形式處理，是因為全世界有很多例子告訴我們，如果從法例的角度討論這些存在極大爭議的社會議題，包括是否立法保障一些所謂的性小眾，所引發的問題非常深遠，服務提供者，即是商界或店鋪皆有可能被控告。

有些人可能不敢表明反對同性婚姻立法，那麼大家是否可以互相尊重呢？

教育和提供設施才是最重要的。關於極具爭議性的性傾向歧視及逆向歧視問題，我希望局長聽到我的意見。我經常聽到政府電台的API只用單一方向表達性傾向歧視的問題，說得好像很多人歧視性小眾，但其實社會不是這樣的。我認為性小眾在香港絕對受到尊重，只是未有相關的法例，而這牽涉千絲萬縷甚至是婚姻制度的問題，所以大家必須尊重......我很快便會說完，其實已經進入總結。我很希望局長在推行一系列反歧視條例後會多加關注，不論是雜項修訂或是剛才提過執行方式很奇怪的法例，還有處理方式此一時、彼一時，不同的負責人會給予不同的回覆，而大家都會選擇先前往平機會。我認為既然是反對歧視法例，便一定要公平、公正，不論是立法或執法亦然。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其實偏見及歧視無需講得太複雜，有時候模糊不清卻故作高深，也不明白是為甚麼。偏見是想法，歧視是做法；偏見發生在腦袋，歧視表達於行為。主席，我支持社會平等，支持反歧視工作，對政府修訂法例以規範平權及阻止歧視表示支持。因此，我支持《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各項修正案。今次修訂有8個項目，包括禁止對餵哺母乳的直接或間接歧視、將集乳加入"餵哺母乳"的定義內，以及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有聯繫者"的提述取代"近親"的提述。

《條例草案》源於平機會在2014年對歧視條例作出的檢討和公眾諮詢，其後，平機會在2016年3月向政府提交《歧視條例檢討：向政府提交的意見書》。平機會在意見書中合共提出73項建議，當中包括平機會認為需要優先處理的27項建議。就這些優先建議，平機會再分為兩部分：22項屬於第一部分，5項屬於第二部分。根據平機會所言，第一部分的22項建議普遍較容易推行，在執行上的複雜性較低，而第二部分建議需要政府作進一步諮詢和研究。平機會已提交意見，表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事宜同樣重要，政府應從速處理。然而，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只選擇修訂當中的8項，另外65項建議完全像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在政制事務委員會解釋，在優先處理的建議中，政府希望集中處理複雜性和爭議性較低的建議，以期逐步進行所需的法例修訂。我聽得很清楚，副局長指平機會提出的部分建議相對較複雜及有爭議性，有部分很可能在不同層面及政策範圍造成影響，而且公眾就這些建議表達了強烈及分歧的看法。政府當局需要較多時間審慎研究。

平機會報告建議，政府應修訂《殘疾歧視條例》，明確規定要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遷就，適用於所有範疇，包括僱傭；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教育和處所等。根據平機會的經驗，殘疾人士投訴受歧視的數字最高。平機會所進行的調查凸顯了殘疾人士面對歧視、偏見及障礙，以至未能在僱傭、教育、獲取服務，以及處所進出方面得到充分參與。平機會根據近年運作經驗所得，在4項反歧視條例中，殘疾歧視所佔比例最高。以2014-2015年度為例，平機會處理了716宗投訴，其中涉及殘疾歧視的投訴佔53%。平機會收到殘疾人士提出的投訴大多涉及不同範疇，例如僱傭、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處所通道等的遷就問題。為殘疾人士提供遷就可確保他們能夠跟其他人一樣平等地參與生活，充分發揮潛能，是最重要的方法。殘疾人士能夠就業和接受教育同樣重要，讓他們能夠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從而減低大量貧困的殘疾人士，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現代社會模式強調殘疾是社會障礙造成，所以在合理情況下必須移除障礙，這種模式已得到國際廣泛接受，而遷就是基於這個理念。現時《殘疾歧視條例》中有關殘疾歧視的概念沒有明文規定要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遷就。正如諮詢文件提到，遷就是用作決定間接歧視有否抗辯的一個因素，以及有關人士，例如僱主提供遷就的話，會否導致出現不合情理的困難。目前的做法，未充分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要求，亦跟歐盟或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和澳洲等的做法有所不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在2008年5月3日生效，並適用於香港。這份《公約》將拒絕提供合理遷就納入殘疾歧視的定義之中。局長，《公約》訂明，為促進平等和消除歧視，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提供合理便利。《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的公約》亦適用於香港，有關委員會確認，應把拒絕給予合理遷就作為一種予以禁止、以殘疾為由的歧視納入國家法規。

《條例草案》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但只針對殘疾騷擾的負面行為，對提供合理遷就卻是"交白卷"。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與世界接軌，更新法例條文，令人懷疑政府存心維護這種嚴重歧視的社會狀態。事實上，政府存心維護歧視、不公平社會的說法，亦不是我無的放矢。《種族歧視條例》便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目前，《種族歧視條例》有明顯的漏洞，條文跟另外3項反歧視條例不一致，是法例上的瑕疵。《種族歧視條例》第3條訂明，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例如在僱傭、提供服務及教育等範疇。不過，跟其他3項反歧視條例不同的是，《種族歧視條例》沒有條文訂明，政府執行職務和行使權力時，作出基於種族的歧視是違法的。這表示當政府部門和其他公共機構，例如入境事務處、香港警務處及懲教署執行職務和行使權力時，市民得不到《種族歧視條例》的保障。我舉個例子，如果有警務人員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拘捕和羈留他，該人得不到免於種族歧視的保障，因為拘捕行為可被爭辯為警察行使政府職能和權力，而非一項服務，這個例子確曾發生過。在2010年，一名11歲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永久居民Mr SINGH表示，在灣仔港鐵站出口被一名華裔成年人大力拉扯，而這名華裔成年人卻表示，Mr SINGH在扶手電梯上碰到他，對他構成攻擊，結果雙方均致電999求救。警方沒有調查和拘捕該名華裔人士，但Mr SINGH卻被帶到灣仔警署。雖然他表明自己只能夠說英文，但警方堅持安排一名旁遮普語的翻譯員給他，並把他扣留5個多小時。Mr SINGH和其監護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向警方提出種族歧視的申訴，指警方拘捕和扣留一名印度裔男童的行為構成種族歧視，這宗案件最後在2016年審結，判Mr SINGH和其監護人敗訴，當中敗訴的關鍵是甚麼？便是警方進行的拘捕和調查不屬於現時《種族歧視條例》第3及27條中所指的"服務"。這個案例凸顯《種族歧視條例》的現有保障並不足夠，需要進一步加強。平機會亦指出，以實際運作而言，上述活動不被視為服務，也就是說，關於確保政府在執行職能和行使權力時不會歧視，是有明顯的缺口。

《種族歧視條例》和其餘3項反歧視條例的條文並不一致，其餘的條例涵蓋範圍包括政府的功能和權力，但《條例草案》只針對種族的騷擾，對於政府人員在執行職能和行使權力時的歧視行為則完全忽視。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政府的功能和權力，反對聲音明顯來自政府自己。因此，我要指出，指責政府存心維護歧視和不平等社會的說法是有其根據的。保障人權、促進社會平等當然不單是政府的責任，而是每一名市民應盡的義務，這句說話真是老生常談，但我必須指出，歧視的產生，以及人權的剝奪均源自權力不平衡。因此，社會才需要有政策、措施和法例，以促進權力的平等、促進權力的平衡，制衡濫用權力，以達致人人平等，這才是反歧視條例的初衷。但很可惜，現時政府剝奪人權、剝奪所有人的權利，明顯地違反國際法。如果政府有覺悟，一早已經停手，問題是一個極權的政府，又怎會認為人人平等？又怎會認同權力要平衡？所以，政府今天所說的，根本是自打嘴巴，政府正是維護不平等、權力傾斜的最關鍵結構。代理主席，在我支持《條例草案》的同時，必須對政府作出嚴厲的批評。

代理主席，無論是直接歧視，抑或是間接歧視，任何形式和類型的歧視都不應存在，因為一切歧視都會令人感到不公平和受到較差待遇。雖然現時有4項反歧視條例，保障市民不會受到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懷孕、殘疾、家庭崗位和種族的歧視，以及不讓性騷擾、涉及殘疾及種族騷擾和中傷的行為發生。然而，有關條例仍然存在漏洞，對市民的保障並不全面，所以，我支持《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修訂《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的多項條文，以擴闊這些條例的保障範圍。代理主席，現時在香港，歧視情況非常普遍，我在立法會也曾受到懷孕歧視。毛孟靜議員曾對我作出批評，質疑我有否能力及應否競選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其實，在不同地方和工作崗位，市民包括孕婦及其他人士均有可能受到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6年完成4項反歧視條例的檢討，並向政府提交意見書，當中包括73項建議，而其中27項建議被視為需要優先處理。《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透過修訂相關法例，推展其中8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性別歧視條例》明文規定，禁止對餵哺母乳的婦女的直接或間接歧視，並將集乳包括在餵哺母乳的定義內。此舉對消除現時的歧視情況，以及改變市民對餵哺母乳和在職母親的看法產生極大的作用，亦會提供較大保障。

有人表示社區沒有足夠的哺乳室，部分在職母親也投訴，在工作時間集乳很不方便，僱主亦表示不滿，集乳的時間亦不足夠。

政府在這方面進行不少宣傳，有關的教育工作及在公共場所推廣"母乳餵哺友善場所"均有進步。

設於政府部門的育嬰間共有324間。

我們理解《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並不寬闊，更可說是狹窄，只是規管僱傭、教育、貨品、服務或設施的提供，處所的處置或管理，以及有關的政府活動等。代理主席，你或許記得，我曾投訴毛孟靜議員歧視孕婦，但有議員批評我是否正確引用《性別歧視條例》？

新訂第8A2條涵蓋餵哺母乳、集乳的作為，以及餵哺母乳的女性。政策原意十分清晰，就是希望餵哺母乳的女性繼續全面平等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包括在餵哺母乳期間持續就業和重投職場。當然，在如此狹窄的範圍內提供幫助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界定直接和間接歧視？

《條例草案》沒有訂明，任何僱主或服務提供者有責任保障和為有需要的員工或僱員提供合理遷就。只要僱主或服務提供者證明要求所有僱員或服務使用者遵守劃一的要求，而該要求有充分理由支持，便不是間接歧視。例如，授乳僱員或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僱主或服務提供者的資源、業務規模、運作需要；讓女性僱員或服務使用者授乳對僱主或服務提供者造成的困難，以及授乳僱員的工作性質及工作間面積大小等。

英國的Equality Act 2010闡明不友善對待餵哺母乳的婦女屬性別歧視，任何向公眾提供服務的組織或場地，皆不得對餵哺母乳的婦女作出歧視、滋擾或拒絕提供服務，否則便會觸犯法例。

法案委員會曾聚焦討論有關餵哺母乳的騷擾問題。

今年年初，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20年性別歧視條例草案》，當中涉及對餵哺母乳的女性的騷擾。

接下來，我會簡單講述《條例草案》的內容，以及本局準備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且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

修正案主要牽涉兩方面：一修訂"餵哺母乳"的擬議定義，使免受歧視的保障適用於向兒童餵哺母乳的女性，而不局限於以母乳餵哺自己的子女的女性；及二在禁止共同工作場所使用者之間作出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的條文中，明文加入對實習人員及義工的保障，並就相應的轉承責任和免責辯護作適當的規定。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生效以後，相關法例將更清晰地保障授乳婦女免受歧視。這有助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讓授乳婦女繼續全面和平等地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包括在授乳期間持續就業或重投職場。為了讓僱主等各方人士有充分時間作好準備，禁止歧視餵哺母乳的修訂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並刊憲一年之後生效，而平機會亦會利用這段時間制訂指引供僱主參考。此外，《條例草案》將在種族歧視及騷擾方面提供更妥善的保障，有助促進種族多元和共融，藉以為不同種族群體或族裔的家庭建立緊密融和的社交網絡。在僱傭範疇方面，經修訂的條文將加強保障各行各業的服務提供者及其顧客，而新增的"共同工作場所"保障範疇，將更廣泛地涵蓋各類工作身份，有助改善職場騷擾的情況。代理主席，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以及剛才各位議員的發言中，我們亦收到一些涉及修訂反歧視條例的建議，而有關建議未納入《條例草案》內。就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意見書中列為優先處理的一些建議，包括在《種族歧視條例》訂明政府在執行其職能和行使其權力時不得歧視、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以規定須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遷就等，政府會繼續認真研究，並進行相關跟進工作。至於在平機會意見書中歸類為需進一步研究、諮詢和教育的議題，例如就基於公民身份及居民身份的歧視提供保障，以處理對來自內地的新來港人士及旅客的歧視，我們會繼續與平機會保持緊密溝通，並按實際情況作出適當的考慮和跟進。同時，我們亦留意到平機會的意見書中一些沒有提及的新建議，並備悉有關意見，供未來處理歧視條例檢討工作時參考。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我們已另行提出《2020年性別歧視條例草案》，擴闊《性別歧視條例》下的保障，以禁止基於餵哺母乳而作出的騷擾。該法案已在2020年1月31日刊憲，但受到立法會面對疫情採取的特別會議安排、假期休會、審議財政預算等情況影響，最終未能如期進行首讀及二讀。我們會按下年度的立法議程，盡快尋求落實有關法例的修訂。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亦討論了其他關於《性別歧視條例》的議題，例如有委員認為法例應涵蓋不同教育機構的學生之間作出的性騷擾，並確保能有效處理教堂、宗教設施、參加宗教活動的教牧人員和信眾之間發生的性騷擾，我們已邀請平機會整全地審視有關條文的適用情況，以期提供更佳的法律保障。感謝議員和社會各界對反歧視工作的關注。代理主席，我動議恢復二讀《條例草案》，希望議員支持並通過《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讓各項加強保障婦女、少數族裔人士及僱員等有關人士免受歧視和騷擾的修訂盡早生效。

《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33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動議3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旨在修正第4及7條；第二組修正案旨在修正第19至22條；及第三組修正案旨在增補新訂的第18A、19A至19C、21A至21D及23A至23C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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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會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4及7條。考慮到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我們建議修正《性別歧視條例》中所訂的第8A2ai及條，在"餵哺母乳"的定義中，以"兒童"取代"自己的子女"，使有關餵哺母乳的保障不局限於以母乳餵哺自己的子女的女性。同時，就《性別歧視條例》第2條加入"餵哺母乳"的定義作技術性修訂，更準確指向上述第8A2a條。代理主席，我稍後會動議第二組修正案，修正第19至22條。

在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的3組修正案均由政府提出，委員並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案。我們在較早前二讀辯論階段時曾經指出，委員本來打算就哺乳騷擾提出修正案，但在與政府討論後，政府認為有關建議已偏離《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的主題，所以未必可以提出。

這3組修正案其實也是經過法案委員會委員討論而得出的，其中一些修正案——我稍後會再詳談——政府最初不大想處理，但最後竟然讓步作出修正。這可能是由於不同黨派，包括建制派和民主派均提出了類似意見。第二，《條例草案》的政治性很低，並非中共的"死任務"，所以政府不必鐵板一塊。

委員剛才在二讀辯論就哺乳歧視提出問題時，亦曾討論應如何處理，故此我在這一節會集中談論第二組修正案，即禁止對在共同工作場所的使用者作出騷擾。這種騷擾橫跨了3項條例，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即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因此，我不會分開逐一討論，因為原理都是一樣，我會以性騷擾作為例子闡釋。歧視法例中處理性騷擾的權力的範圍很狹窄，騷擾者和被騷擾者必須有特定關係，如果沒有，即使行為上符合騷擾的定義，但個案交到平等機會委員會或法庭手上也是愛莫能助。我曾試過在地鐵車廂內被兩名女士性騷擾，雖然我已拍攝整個過程，但平機會指由於乘客與乘客之間的關係並不屬於所謂的"特定關係"，所以無法處理。我一直對歧視法例內有關各項騷擾的定義存在很大問號，為何法例中的有關定義這麼狹窄，必須存着"特定關係"才能夠保護受害人？人與人之間也有可能出現騷擾的情況，我稍後會再列舉一些例子。

上司與下屬或同事之間的騷擾，包括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皆一律受到保障。此外，服務提供者與客人之間的騷擾亦同樣受到保障。

舉例說，空中服務員與乘客之間的騷擾，以往是單方面的騷擾才受法律保障，但現在是雙方面的，例如服務提供者騷擾客人，例如醫生騷擾病人，或者倒過來乘客騷擾空中服務員。我們以往也曾修訂《性別歧視條例》內有關性騷擾的定義，以處理相關的情況。政府亦承認，在騷擾者與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僱傭關係或類似的僱傭關係，但在我們現在談論的共同工作場所工作的情況下，這3項法例，即《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的現有條文在使人免受性騷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保障。坦白說，有限的保障即是沒有保障，並不屬於"特定關係"的定義。

以往同一幢大廈、同一間公司或同一間百貨公司可能只有僱傭關係，即上司與下屬，但現在已有很大的轉變。

又例如在酒樓推銷啤酒的推廣員——我盡量不會使用帶有性別的用詞，因為可以是男或女——由於跟酒樓沒有僱傭關係，所以早期的性別歧視法例並不保障他們。我們其後不斷從特定關係的層面擴闊僱傭關係，這類員工才獲得保障。關於這次的修正案，我們主要集中討論實習人員和義工。

此外，我們也有提及自由工作者、自僱人士及外判服務員工，因為既然我們修訂有關的法例，而立法原意是要擴闊特定關係並打破傳統僱傭關係的保障，所以能夠做得更多，便應該多做一點。局長剛才表示已吸納議員的意見，在下次再修訂有關條例時會考慮。

但是，正如我在法案委員會提過，如果一位議員助理與另一位議員的求助者之間發生騷擾行為，便不屬於法例的保障範圍，原因是這名求助者與議員助理之間並沒有任何關係。儘管有關行為可能是在立法會大樓內發生，但卻不是所謂的職場角色。政府當時的回應是，就在共同工作場所免受騷擾所提供的保障，將會對第5部相關條文所指的"場所使用者"適用，但不適用於在工作場所處所內的所有在場人士。即是沒有身份的人並不在保障範圍內，例如路人甲和路人乙便不能夠引用有關性騷擾、殘疾騷擾和種族騷擾的條文，因為兩者之間並沒有特定關係。因此，日後再次檢視歧視法例時，我們應該研究有否較寬闊的空間，處理這些沒有特定關係或職場角色的情況。我們也有問及自僱人士在法例下是否受到保障，而所用的例子是一名在某酒吧工作的自僱樂師是否受到保障。該樂師與酒吧東主訂立合約，而在該酒吧表演期間，一名外判清潔工人對這名小數族裔樂師作出騷擾。由於兩人分別以"僱員"和"合約工作者"的身份在該酒吧——即共同工作間——工作，所以該名外判清潔工人對這名已跟酒吧東主締結合約的自僱樂師作出騷擾，由於是在共同工作間，故可以援引種族騷擾的條文控告他。至於第三組修正案，我可能沒有時間詳細說明，是關於任用義工或實習人員的人士必須承擔責任，即歧視法例所訂的轉承責任。這些人士必須證明已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避免歧視或騷擾的情況出現，這樣才會有免責保護。

主席，關於《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有一部分無經修正，另一部分則有政府提出的3組修正案。

《條例草案》清楚訂明，包括：該人的配偶；與該人在真正的家庭基礎上共同生活的另一人；該人的親屬；該人的照料者；以及與該人在業務、體育或消閒關係的另一人。

過去，很多婦女團體和民主黨一直指出《性別歧視條例》的不合理之處，包括有關性騷擾的條文。

我以飛機的情況為例。空中少爺或空中小姐在飛機上是服務提供者，他們不可騷擾飛機上的乘客。

因此，我們經過十多二十年仍要以各種方式迫使政府作出修訂。《性別歧視條例》終於在2014年12月修訂。

至於第二組修正案，則主要規管工作場所的場所使用者，禁止他們作出歧視行為。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很多關注人權的學者都特別向我們提出這項關注，我亦在法案委員會中建議在"場所使用者"的定義加入實習人員和義工。政府最初不想作出這項修正，但其後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我們成功遊說政府接受我們的意見，並由政府提出修正案，民主黨對此表示歡迎。第三組修正案關乎轉承責任，同樣非常重要，市民應該特別留意，因為轉承責任的適用範圍擴闊至包括工作場所的非受薪人士，令他們同樣受到反歧視條例的保障。

何謂"切實可行的步驟"？

如果他們沒有採取任何切實可行的步驟，而工作場所最終發生性騷擾、種族歧視或殘疾歧視事故，他們便要承擔轉承責任。如果他們已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則屆時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人人都應該尊重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和不同種族的人士，亦不應因為身體傷健作出歧視，合力營造互相尊重的共融環境。

我想就"義工"和"實習人員"的定義、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以及政府的態度這些方面作補充。她提及第三組修正案有關"轉承責任"方面，究竟何謂"盡切實可行、合理的步驟，以防止性騷擾、種族騷擾或殘疾騷擾"呢？

當然，最好是僱主在員工入職時已經提供反歧視的教育，提醒員工不要做出4項反歧視條例所訂的歧視或騷擾行為。

法案委員會報告的第20d段指出，政府說"在《條例草案》第5部下'場所使用者'的擬議定義中加入'義工'一詞，可能衍生更多複雜和具爭議的問題"。政府所說的原因是，這3項反歧視條例"就有關僱主和主事人的轉承責任作出規定。在條例引入'義工'概念，或會導致某些問題，例如招募義工從事各種服務的機構或籌辦人，會否被視為義工的'僱主'或'主事人'"。這樣做便會把事情複雜化了，因為招募義工時是一些人，發生事情時又是另一些人。

政府說加入該詞具爭議性、複雜，而該詞又不易界定，因為"在實際運作上，由於在服務期間，義工一般會按其意願隨時參與或不參與義工工作，籌辦人可控制的空間不多"。

此外，政府說"加上義工不大可能與有關機構或其服務對象簽訂任何書面合約，以致義工身份甚難確定"。

然而，今次很奇怪，政府竟說"儘管如此，政府當局理解委員的關注，即仍然有人會以實習人員或義工的身份在某工作場所工作或置身該工作場所，而其提供服務或勞動未必符合僱用的定義，以致不在擬議保障範圍之內。

政府在《條例草案》加入這些修正案，最後會經議員投票通過，由大家共同承擔在《條例草案》加入義工及實習人員等定義的後果。一如我們修正《條例草案》的原意，如果這是一把保護傘，能保護越多人越好。既然法案委員會內不分黨派的委員也看到有人未必受保護，政府今次便勉為其難，提出《條例草案》的修正案，認真處理問題。

當政府不太抗拒提出修正案，而不同黨派也想這樣做，政府就會勉為其難去做，而政府做比我們做更好，因為簡單得多，只要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取得10票便可通過。我希望政府亦以這種態度審議其他法案，不論是這類不太政治化的法案或是之前政治化的《國歌條例草案》。雖然議員提出修正案，但不等於他們要跟政府作對、有意留難或拖延時間。其實，現時在梁君彥主席的英明領導下，議員已不可以拖延時間。

我希望政府真的是針對法案，並有空間可吸納議員意見，最後由政府提出修正案，這樣做效果會更好。最後，我重申今次的法例修訂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大部分都是細節上的修訂，整套歧視條例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因為保護並未足夠。政府日後是否訂立平等法，還是另訂數項歧視條例，我相信政府現時沒有一個既定的立場。我不知道政府未來是否還有心力檢討歧視條例，但香港是否一個進步社會或國際城市，是否能夠跟國際接軌，相關的人權法例，尤其是關於弱勢社群的法例，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在二讀階段和全體委員會均獲全體議員一致通過，但我希望政府不會因此而特別高興，我亦不會特意感謝政府。

政府的目的，是要為公司預留時間準備相應設施及員工培訓，我們對此表示理解。

人權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四大職責範疇之一，局長每年要向聯合國匯報工作進度，但當局竟然可以不作為、"嘆慢板"。

一連兩屆政府......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